我亦感謝不同團體和人士向法案委員會表達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加強規管職業介紹所，以保障求職者，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權利。《條例草案》建議提高《僱傭條例》下職業介紹所無牌經營及濫收求職者佣金罪行的最高刑罰。在現行法例下，職業介紹所可向求職者收取的佣金不得超過其第一個月工資的10%。任何人如違反有關規定，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為回應社會就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佣金的關注，政府建議大幅提高罰則至最高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即《僱傭條例》下最高的罰則水平。此外，我們亦建議把濫收求職者佣金罪行的涵蓋範圍，擴展至持牌人以外的相關人士，包括管理層及受僱於職業介紹所的人員。這些建議通過後，將大大加強對濫收佣金罪行的阻嚇作用。基於現時無牌經營職業介紹所的刑罰級別與濫收佣金的罪行相同，為防止無牌經營的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佣金而面對較低的刑罰，《條例草案》建議相應提高無牌經營的刑罰至最高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此外，《條例草案》的其他建議有助提高職業介紹所的質素，包括增訂勞工處處長可考慮拒絕發出/續發牌照或將牌照撤銷的新理由，例如持牌人或相關人士違反了《僱傭條例》第XII部或根據《僱傭條例》第62條訂立的任何規例等。《條例草案》亦訂明處長可不時就職業介紹所發出實務守則，並清楚述明處長可以以持牌人及/或相關人士不遵從守則為理由，拒絕發出或續發牌照，或將牌照撤銷。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有委員建議政府考慮延長檢控濫收佣金罪行的6個月法定時效限制，讓投訴人有足夠時間提出投訴，以免不良職業介紹所在法定時限期滿後逃過刑事責任。我們經過審慎考慮後，決定採納委員的建議。我稍後將動議修正案，在《僱傭條例》第60條下加入一項新款，以延長檢控職業介紹所無牌經營和濫收佣金罪行的時效限制至罪行發生的日期後12個月，以進一步加強對這些罪行的阻嚇力。我們的建議已在容許受屈求職者有充分時間提出投訴，以及鼓勵他們盡早提出投訴之間取得合理平衡。它亦配合《僱傭條例》第56條的規定，即職業介紹所須將求職者紀錄，在每個會計年度完結後保留不少於12個月的規定。法案委員會已察悉上述政府的建議和理據，而修正案的擬稿亦早已交予法案委員會傳閱和考慮，委員普遍對修正案並無異議。至於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將時效限制進一步延長至24個月，這有違我們鼓勵受屈求職者盡早提出投訴的原意。況且，證據會隨時間流失，證人的記憶亦會隨着時間流逝而變得模糊，讓調查人員難以跟進或難以搜集足夠和可信的證據作出檢控，因此政府在經過詳細考慮後並無採納張議員的建議。我在動議修正案時會再就修正案詳細解釋。就《條例草案》擴大濫收佣金罪行適用範圍至持牌人以外的相關人士的建議，郭偉强議員、潘兆平議員關注受僱於職業介紹所的個別員工會否無辜代替職業介紹所持牌人或管理層承擔罪責。我想強調，《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加強對濫收佣金罪行的阻嚇作用。現時只有職業介紹所的持牌人才須為濫收佣金罪行負上法律責任。如濫收佣金的人是有份經辦職業介紹所的人但並非持牌人，持牌人可辯稱該筆佣金實際上並非由持牌人收取，而勞工處可能受現行條文所限未能提出檢控，亦不能根據現行條文撤銷其牌照。我們認為有必要將濫收佣金罪行的涵蓋範圍擴展至持牌人以外的相關人士，以堵塞這個漏洞。我亦想強調，勞工處在考慮是否檢控濫收佣金的人士時，會仔細考慮每宗案件的所有相關事實，例如確定該人士是否該筆濫收的佣金的最終收取人等，並會嚴格遵循既定檢控程序，包括徵詢律政司的意見，絕對不會容許持牌人或管理層將罪責推卸到無辜的僱員身上。《條例草案》通過後，我們會進行宣傳工作，讓經辦職業介紹所的人士或僱員清楚知悉法律規定，提醒他們切勿以身試法。我們亦鼓勵僱員如被指使收取超過法例所規定的佣金的話，應挺身而出，指證相關持牌人或管理層的罪行。有議員對於《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的執行表示關注。勞工處在2017年1月頒布《守則》，在過去1年，處方就職業介紹所未能符合《守則》的情況，一共發出1,031次口頭警告，19次書面警告，亦撤銷了4間職業介紹所的牌照。《條例草案》通過之後，《守則》將獲賦予法律地位，勞工處處長可拒絕發出、拒絕續發或撤銷違反《守則》規定的職業介紹所的牌照。勞工處會繼續教育、宣傳和加強巡查，多管齊下確保業界依循《守則》。張超雄議員、蔣麗芸議員、郭榮鏗議員、尹兆堅議員和譚文豪議員過往都有提出過職業介紹所其他相關的罪行或不良行為，例如未經求職者同意而扣押其護照，又或安排求職者向財務公司借貸等。我想指出，這些罪行在現行法例或機制下已能處理。在未經求職者明確同意下扣押個人財物，可能干犯《盜竊罪條例》。此外，《守則》亦清楚訂明職業介紹所不得在未經同意下扣押求職者的任何個人財物，以及不得直接或間接牽涉在求職者的財務事宜之中。勞工處在《守則》頒布之後，已撤銷一間違反扣押求職者護照的職業介紹所的牌照，以及向3間牽涉在求職者財務事宜的職業介紹所發出書面警告。

事實上，勞工處一直嚴厲執法，打擊職業介紹所的違法行為。自2014年起，勞工處已大幅提升對職業介紹所的巡查次數，由每年1,300次增加至1,800次，今年的巡查目標將進一步提升至2,000次。陳沛然議員建議勞工處除巡查外，亦應考慮訪問求職者，特別是外傭，是否有被職業介紹所剝削的情況。其實，現時勞工處職業介紹所事務科在巡查時，是會抽查求職者的紀錄，並會隨後聯絡該求職者作查問。聽到議員的意見後，我們定會繼續嚴格執法，並會加強宣傳工作及更新《守則》，讓職業介紹所清楚知悉最新的法例要求。我們會檢視規管職業介紹所的人力需求，並在有需要時爭取額外資源。各位議員，《條例草案》的各項建議回應了社會、求職者和僱主的期望，讓勞工處更有效地規管職業介紹所，加強對求職者包括外傭的保障。我感謝法案委員會和其他議員的意見，並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修正案。我想補充一點，勞工處在宣傳和教育外傭這方面的工作，過往一直不斷加強，日後亦會繼續加強。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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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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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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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及張超雄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動議講稿附錄他們的修正案，以修正第7條。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修正案，然後請張超雄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修正《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第7條，在《僱傭條例》第60條下加入第款。這項修正案是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而提出。法案委員會委員普遍對這項修正案並無異議。這項修正案的目的是延長檢控在現行《僱傭條例》第606及7條下，關於職業介紹所無牌經營和濫收求職者佣金罪行的時效限制。根據《裁判官條例》第26條，"凡成文法則對罪行......並無規定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的時效，則申訴或告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項發生後起計的6個月內作出或提出。"現時，《僱傭條例》第60條並無就條文所述的罪行指明法定時效限制，因此《裁判官條例》第26條適用於《僱傭條例》第606及7條。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委員建議政府考慮延長檢控上述罪行的法定時效限制，以便投訴人有足夠時間提出投訴，以免不良職業介紹所在法定時效限制屆滿後逃過刑事責任。政府同意提交這項修正案，將檢控該兩項罪行的時效限制延長至罪行發生的日期後12個月，讓受屈的求職者有充分時間投訴，亦配合《僱傭條例》第56條的規定，即職業介紹所須將求職者紀錄，在每個會計年度完結後保留不少於12個月的規定。正如我們在2017年11月21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所解釋，受屈求職者盡早向勞工處作出舉報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證據會隨時間流失，證人的記憶也會隨着時間流逝而變得模糊。加上涉及濫收佣金的個案通常十分依賴受害人及證人提供的證據，例如職業介紹所發出的付款收據及職業介紹所保留的求職紀錄等文件證明，以及受屈求職者的證供，因此盡早作出調查和搜證對成功檢控非常重要。我們既要容許受屈求職者有充分時間提出投訴，亦要鼓勵他們盡早提出投訴，兩者之間須取得合理平衡。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們認為延長檢控時效限制至罪行發生日期後12個月是恰當做法，並已適當地回應了委員的關注。主席，我懇請委員支持我代表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這種說法其實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我們見到很多罪行其實是要視乎其嚴重性來決定可檢控期。就很多嚴重罪行而言，甚至是沒有時限的。我們看到最近發生的事件，在國際上有不同的女性走出來說當年曾受性侵，這些案件不會因為年代久遠、記憶模糊、證據難以搜集便設有時限。這是荒謬的，因為案件性質嚴重，社會認為這些案件不能夠接受，那怕相隔多少年，只要願意提出，如果能夠找到證據，我們也覺得這些罪行一定要追究到底。我想這就是設定時限的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即使謀殺案發生的時間是多麼年代久遠，有機會追查就要追查下去。所以，第一，我覺得當局要考慮罪行的嚴重性，而香港現時有接近37萬名外籍家庭傭工，局長還說如果本港人口繼續老化，未來可能需要超過60萬名外傭在香港工作。現時外傭已經佔香港勞動人口10%，將來會更多，可能是雙倍。主席，這群勞動人口的重要性是影響着本港20多萬個家庭的。

我難以量化這群勞動人口對香港的重要性，而我亦親身感受到。如果這群外傭因為剝削和不法行為，令到他們不把香港作為首要考慮的工作地點，令到這群勞動人口在一個受剝削甚至是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工作，其實是絕對會影響我們很多人的生活。

我相信這真的是萬中無一。一項如此大幅度的罪行，我們是否有效地堵塞這種事情？我們在過去是否有效地把這些罪犯繩之於法？主席，根據政府的數字，在2012年成功檢控的個案有兩宗，在2013年有5宗，在2014年有4宗，在2015年做得最好，有12宗，在2016年則有8宗。我們說的是37萬名外傭，絕大部分也受到這種非法收取佣金的情況影響，但本港每年只有數宗成功檢控個案，然後我們說把檢控時限設定為6個月並不足夠，我認為12個月也不足夠，應該有24個月。

主席，我想再指出，其實勞工處就着我提出的修正案也提供了一項意見，便是它竟然說我的修正案可能會招致額外開支，因為以2017年為例，在涉及濫收佣金的個案當中，有12%的投訴是在有關罪行發生6個月後才提出。主席，其實這樣便更加證明12個月的期限是不足夠的，因為須進行搜證，而所謂的檢控期是包括完成搜證和提出檢控，所有工作也要在這段時間內做好。

主席，局長還說他們現時已要求職業介紹所必須保留12個月的紀錄，但局長，這其實是在會計年度完結後才開始計算的。

主席，把檢控限期由6個月稍為延長至24個月，只是很謙卑的要求，對大家也沒有損失，只是一個幫助檢控的方法。

同時，此舉可配合《僱傭條例》之下有關職業介紹所必須將職位申請人的紀錄，在職業介紹所每一個會計年度結束後保留最少12個月的期限規定。

在完善有關法例的同時，必須有人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有關當局才能介入進行調查，投訴人亦需要挺身而出作證，將違法者繩之於法，否則我們所做的工作也是徒然。因此，當局需要做好宣傳教育，鼓勵受屈者舉報，特別是外籍傭工對香港的環境和法規未必很清楚，需要很多支援和協助。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政府承諾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着手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此外，張超雄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工作後提出修正案，建議把檢控的法定時效限制由現時的12個月延長至24個月，同時相應修訂《僱傭條例》，把職業介紹所須在每一個會計年度完結後把求職者紀錄保留不少於12個月的期限改為24個月。我對此表示反對，並認同當局的理據，即隨着檢控的法定時效限制增長，在追尋證據方面需要花更多時間，證人的證供亦可能因時間久遠有更多不確定性，令成功起訴的機會減低。這樣不單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弄巧反拙，事倍功半。至於把職業介紹所保留求職者紀錄的期限由12個月延長至24個月，這項建議從未在法案委員會上討論過，更重要的是這項變更未徵詢過受影響的業界，未有讓他們發表意見，有違一般審議法規的程序和原則。縱使每一位議員都可以提出修正案，但應有其合理性，否則人人都可以提出偏離原來法例內容的修正案。這樣，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法例就變得沒有意義。此外，經常提倡程序公義的張超雄議員，在未經討論和諮詢的情況下提出有關修正案，令人質疑他的程序公義是否有選擇性。故此，我反對有關修正案。

主席，首先，我對黃定光議員剛才所說有關復職令的問題作少許澄清。

不是政府受屈，不是檢控人受屈，而是外傭受屈。

但很可惜，當局並非從這角度考慮。

在搜證困難方面，當局表示現時已將財政和會計紀錄的保留時間延長至12個月，雖然已經延長了，但其實當局仍可再修訂須保留文件的時間，因為其他一般行業，例如律師，須保留文件7年，對嗎？

因為他沒有諮詢業界的意見。

此外，我認為局長剛才在恢復二讀辯論時的回應十分馬虎，只提到數個人名，但沒有提及我的名字，我感到有點不快。我提到勞工處執法不力、人手不足，香港有1,400多間外傭公司，勞工處卻只有17名職員負責巡查，當中還有3個並非常額職位。

我們期望的巡查是有效果、有阻嚇性的巡查。我們並不知道，即使有紀錄，也可以是馬虎地記錄，為甚麼呢？提供巡查數目只是為了交差，大家也知道，公務員最重要的是交差，甚麼是交差呢？

我可以用4個字來形容，便是"敷衍了事"，仿如擠牙膏般，斷斷續續地擠出一些，而不是有心、切實地處理問題。我認為，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便是我們會否對所謂弱勢社群的權益加以注視？張超雄議員不斷說，香港有32萬至37萬名外傭，認為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我們必須處理。

但是，我認為不論人數多寡，她們的權益均須受到重視和保障，而對受屈的人，我們不能馬虎了事。主席，對於政府提出把檢控時效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我是不贊成的，我支持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把時效由6個月延長至24個月。

我剛才已說過，我再重申一次，受屈是當事人自己的事情，她自己應該明白該如何處理此事，時間長短應該由她個人作出決定。

張超雄議員和梁耀忠議員剛才也說，政府過去曾提出過百宗檢控，但成功檢控的卻只有兩三宗，就是因為法例不健全。

我相信主席也可能曾接獲這類投訴，就是很多時候職業介紹所向僱主介紹外傭時說有百般好，最終卻"貨不對辦"，外傭來港兩三個月後便說要轉工等，令職業介紹所有機會向僱主濫收佣金。

我希望我以下的發言可以協助她更了解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而我亦認為民主派議員如有機會應再次發言，以協助蔣麗芸議員釐清很多混亂的邏輯，因為她對《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及修正案的理解可能有些偏差。主席，如果人人也是如蔣麗芸議員般的好僱主，或人人也是如蔣麗芸議員的家族般的老實商人，便根本無須立法。現在我們立法是要打擊一些不良中介公司榨取外傭微薄薪酬的行為。主席，我當然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亦支持張超雄議員今天提出的修正案，將檢控濫收中介費的法定時效限制延長至24個月。其實我們今天才處理《條例草案》，已經非常慚愧。曾幾何時，香港是在華人地區中人權排名居首的地方，現在卻變成一個近乎販賣人口和把人當成奴隸的地方。

政府到今天才嚴正處理這個問題。在二讀時很多議員均提到一些研究數字，指出過去多年來，中介公司勞役外傭的個案時有發生，令香港蒙羞。今天張超雄議員只是協助政府完善《條例草案》，在追溯期方面給予外傭多點空間。今天大家可以說由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太遲提出，未有時間討論，故暫時無法支持。但如果大家以一些歪理提出反對，只會令國際社會或外傭組織認為香港現在進行的立法千瘡百孔，明明可以做好點卻不去做，究竟是否真心誠意去做這件事呢？舉例而言，我看到政府對張超雄議員的信件所作的回覆，其中一段提到政府認為建議延長時效限制至在罪行發生的日期後12個月的修正案已容許受屈的求職者有足夠時間提出投訴——時間足夠與否其實應由受害人而非政府決定——並同時鼓勵他們在罪行發生後盡早提出投訴，這當然是正確的。正如性侵案件，在遭受侵犯後短時間內舉報當然是最有效、最減省政府資源的做法，在搜證或調查方面也會更快。然而，受害人當然有其困難，無論是認知上還是客觀環境條件上的困難，令他們無法盡快舉報，因而才會設立容許追溯的時效限制。其實我認為要重新反思整套法例。

我們明白這一點，而受害人亦明白越遲舉報，成功控訴的機會可能會越低。

局長或政府其實要向市民解釋清楚。從僱主或中介公司的角度來看，如將檢控期延長至6年或7年，當然會增加行政成本。

他表示大部分被濫收中介費的外傭均是初次來港工作，對相關條例及自身權益了解不多。他的意思是有些來港人士認為剝削是常態，舉報數字因而不高。

但其實現在沒有一些互相鼓勵的成功例子，只靠外傭組織鼓勵他們。

根據本地工會的經驗，願意挺身指控職業介紹所的外傭，大多數是合約即將或已經完結的人士，希望透過追溯期討回公道。

我曾翻看有關文件，發現有些學者或關注這個問題的人士指出半年的時效限制已過時。

此外，延長舉報期限會提高對相關罪行的阻嚇作用，令這些受違法中介公司影響的外籍員工敢於舉報。當越多人舉報，便會形成一種風氣，反過來會令中介公司稍為收斂，更謹慎行事。我認為政府的回覆中最無理的一點是額外開支的問題。

我認為受害人有權在合理時限內為自己的權益、所受的屈辱和勞役作出申訴。

主席，我作為法案委員會主席，比較了解整個審議過程，所以我想就這項修正案發言。首先，黃定光議員剛才說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斬多幾兩"，政治上大家可以提出這種想法或猜測別人的動機，不過，在議會內議員不應猜測其他議員的動機，所以不能印證。當然，"象哥"有其根據，因為會議議程先處理局長的修正案，若局長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便沒有機會表決。

第一，張超雄議員與工聯會一樣，也在反映普遍"打工仔"的心聲，就是為了"保飯碗"，希望在工作期間賺取更多金錢，所以通常會在約滿後才追究，他說的是實際情況，而工聯會亦感同身受。不過，在香港強資本弱勞工的環境，事實上勞工沒有甚麼保障。

因此，我們傾向支持政府提出的12個月的方案，就是不想把事情拖延太久，以求達至我們想得到的實際效果。黃定光議員剛才提到復職令的問題，其實與這項修訂條例有點不同。

不過，勞顧會不如立法會般有效率，既不是經常開會，也不是經常有新議程，所以又拖延了1年。大家應該理解，大部分勞工議題的真正主戰場其實在勞顧會。

因此，就復職令而言——我要先強調，我知道復職令不是現在審議的法案，但我要花少許時間說說——政府提出由5萬元改為72,500元，但有修正案建議改為無上限，當中牽涉的問題很複雜，勞顧會也不能置身事外......

我只想說，如果復職令提交立法會審議而有修正案獲得通過，便要由勞顧會重新討論，不知討論至何時，所以我們的態度是要盡快通過復職令，以保障受無理解僱的僱員能夠有機會復職，如僱主不願意重新聘請僱員，便要多繳罰款。

不同條例有不同檢控期限，基本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期間，而另一類是當事人發現事件後的一段期間。第7條便採用了"罪行發生的日期後12個月"，為何要這樣寫呢？雖然政府已接受了議員的提議，把檢控期限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對此我表示贊成，但我亦相當贊成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再把期限延長至24個月，可是，我仍然有一個相當大的疑問。

有關罪行其實包含兩個元素：第一項是無牌經營職業介紹所；第二項是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佣金。

我很高興郭榮鏗議員近日提出了一項私人條例草案，訂立整全法例打擊販賣人口罪行。

黃定光議員可能沒做好功課，其實我已盡了作為法案委員會委員的責任，做法也符合程序公義。

我們一直鼓勵罪行受害人、受屈人盡早舉報，讓當局得以及早搜證，提出檢控。這是普通常識，有別於蔣麗芸議員剛才所說的。我只能說她的話違反常理。即使香港人、本地人大多數不知道罪行控檢期有多長，更何況外傭？事情發生後，受害人當然應該盡快舉報，讓當局作出調查。然而，受制於很多不同因素或環境，當事人或受屈人未必能及早舉報。

如果他們舉報中介公司，會否影響自己的工作呢？絕對有可能，因為中介公司有時跟僱主合謀，僱主和中介公司是否有關，外傭並不清楚。

坦白說，撫心自問，我也認為6年較適合，正如梁耀忠議員所言，他們每兩年簽署一份合約，不希望自己在香港的工作受到影響，到第三份合約可能才認為是時候舉報。

但證據會否流失呢？例如中介公司、職業介紹所要保存相關紀錄多久呢？這視乎政府當局的要求，現行規定是會計年度結束後12個月。

勞顧會是諮詢架構，有勞方和資方代表，當政府有一些法案、新政策或一些影響勞工的重要議題，勞顧會作為諮詢架構就此作出討論，很正常，也沒有問題。但這是諮詢，政府才掌握主導權，政府難道沒有立場，只當中間人，指揮交通嗎？所有關乎勞資雙方的事宜難道就交由勞方和資方自行商妥？

這並不合邏輯，完全違反整個制度，完全將立法會矮化。

政府不單要延長檢控期，更應增加資源，與警方、香港入境事務處和勞工處三方合作，認真對待問題，打擊無良中介公司。代理主席，我希望各位支持我的修正案，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無論議員稍後是支持政府將6個月改為12個月或支持張超雄議員改為24個月的修正案也好，我相信大家在一點上是沒有矛盾的，便是鼓勵受屈人士越早報案越好、越早舉報越好、越早投訴越好。

大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只是說有人會推遲，但我剛才也說過，延遲也是他們的個人選擇，因為要選擇一個合適時間才作出舉報。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不過，問題在於我們要防止中介公司犯罪，這並非舉報人的責任，而是負責巡查及檢控的勞工處。勞工處能否發揮阻嚇及檢控的功能呢？

這是否一個合理的做法呢？

說起也很淒慘，原來政府是用金錢來衡量一個人受屈的程度，這樣是否合理？是否真正秉持公義？政府白紙黑字回應張超雄議員，說會因為這樣而有額外開支。

如果是這樣，警方是十分浪費我們金錢的。

我也明白和理解這種做法，所以不會要求把它由6個月變為12個月或24個月。

第一個原因，是公司與僱員之間的合約已結束，如果在長時間後才進行申索是沒有意義的，反而會令人損失更大，因為拿不到金錢。能申索金錢來支持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所以道理就在這裏。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我也理解——破欠基金須向公司追討，如果遲了便無法追討，因為公司可能已經結業，所以我明白這個道理。

張超雄議員剛才提及一個更重要的觀點，便是不單24個月會浪費公帑，其實即使是12個月也可能會浪費公帑的，為甚麼呢？因為如果不能在12個月內蒐集足夠資料便須停止，這同樣也會浪費資源。就浪費資源而言，這是否公道呢？出現相同的現象，那麼為何不說12個月會浪費資源，而說24個月便一定會呢？

黃定光議員，這是你第二次發言。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整項條例草案最大的好處是，檢討這項條例會對很多存心不良的職業介紹所，特別是剝削外傭的職業介紹所，按新修訂的法例作出處罰，包括監禁3年及罰款35萬元，這是大家均同意的方向。現在要討論的是，我們是否接納張超雄議員提出的24個月檢控時效限制，抑或局長提出的12個月。我們面對的邏輯是，如果我們要幫助這些手無寸鐵、孤立無援和離鄉別井的家庭傭工，便必須切身處地考慮他們的情況。大部分外傭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來到香港，不大明白甚至不通曉香港的語言和文化，很多更可能只懂說自己的語言。他們有甚麼機會、有多少時間和空間可以有機會接觸這麼多資訊？大家不要忘記，說到這些有關法例的資訊，莫說是外傭，很多僱主或僱用外傭的普通市民也不知道。

這些被人扣取金錢的勞工從醒覺被剝削至知道和找到方法投訴或進行法律行動，這過程需要很長時間，我不會容易相信海外勞工或外傭很容易具備知識和找到渠道作出這些控訴。

我也聽到局長的發言，他說如果把檢控時效限制增至24個月，當事人的記憶便會模糊，然後較難取證。

我認同有部分外傭能夠取得很多信息，有很多同鄉幫忙，但有很多傭工是單獨和孤立無援的，有些無良僱主或中介公司甚至不讓他們放假，要他們不停工作。試問在這些情況下，他們有多少能力及有多少時間可以獲得這些信息呢？所以，我不覺得政府有需要在這方面設限，說24個月的建議不能夠執行。不過，主席，親疏有別，當然也是一個事實。

不過，我相信他也未必是指工聯會，亦相信他不會。

我相信，工聯會及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勞顧會有很大勢力，如果他們同意以24個月為期限，他們不難說服自己的委員在勞顧會內支持24個月的建議，除非他們不想，那便要問他們的原因。主席，如果以和諧作為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其實便不需要立法，亦不需要討論寬限期，因為如果要詢問所有僱主甚至中介公司的代表多少個月的檢控時限他們才覺滿意，他們當然會說最好是6個月，完全不要改動，一下子便已經過了6個月，那他們便不會被控告，法例等於名存實亡。對他們來說，法例最好名存實亡，因為這樣便無法控告這些傷害基層或外傭的中介公司。所以，如果政府真的以民為本，正如新一屆政府或局長口口聲聲說要大有為和希望幫助弱勢社群，為何不走出正確的一步，容許有24個月的檢控時限呢？

我相信如果當局容許把檢控時限定為24個月，讓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通過，我看不到有任何外傭團體，無論是本地或國際社會或國際勞工組織會譴責政府的做法。

我稍後亦想聽聽代表勞工界的建制派議員的發言，因為既然黃定光議員不斷使用一些挑撥勞工與僱主的語言，我相信作為一個傳統的建制派勞工政黨，沒理由不發聲，應該與他劃清界線。

"DQ"只是一個最明顯及最差的例子，其實在議會內有更多不公平的事情在發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很多同事闡述了外傭受剝削的情況，我想增加一個討論角度，就是保障外傭的同時，其實亦可保障聘用外傭的香港家庭。我曾接獲很多求助個案，是有關外傭出現俗稱"搏炒"的情況，她們希望被解僱後轉工，令僱主家庭大失方寸，有些雙職父母因外傭離開而要放取長假，甚至要辭職以照顧家中年幼子女。而且，由於要重新聘請外傭，僱主家庭更需要在短短一個月內......

首先，我不會用盡15分鐘的發言時間，我會快速講述重點，即為何要把檢控期限由6個月延長至24個月，我稍後便會論述為何有此需要，而我相信剛才未必有議員從這角度發言。

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曾提出這一點，就是借貸問題，而借貸問題可能需要更多時間搜集證據，我稍後會再談及這點，而這亦是我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的原因。

在處理這問題上，政府的答覆為何？就是"若有足夠證據顯示香港的職業介紹所曾透過海外職業介紹所向求職者收取因已代有關外傭謀得職業的款項，而該款項多於訂明佣金，則勞工處會按既定程序作出檢控。"這是法案委員會的報告第10段的內容。

勞顧會作為全香港大部分工會及商會的代表，具有足夠的代表性。

但是，是否因為我們有公聽會，便可以忽略其他委員會的想法，指他們凌駕立法會？

還是我們應有一個更有效的方法諮詢"打工仔"或商界，尋求共識，令整項法案可以向前推展呢？

他可能憑個人喜好或因為他聽到某些人的想法，故此提出這項修正案，這樣又是否正確的做法呢？我覺得這是一種掩耳盜鈴的做法。我們看到張超雄議員並無在法案委員會提出這項修正案，讓法案委員會的同事知悉和討論這些問題。我剛才也說過，每個人也有各自的角度及視野的限制。法案委員會有相關的法律專家，也有不同業界的代表，為何他當時不提出其意見，甚至在公聽會上也沒有提出？

我可以說，這是一種甚為"離地"及理想主義的做法，從來不考慮這個議會及香港社會的現實情況。我們看到，最終這只是一場"政治Show"，只有"擾擾攘攘，結果一樣"的過程及效果。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在立法會促使香港的法例及這項有關職業介紹所的條例有所改進，便不應該在這麼後期才突然提出某些意見。即使他的意見有多好，但到了最後一刻才提出，其實並無經過足夠諮詢，讓大家了解他背後的想法。因為大家的角度肯定各有限制，如果我們完全不考慮這個過程，覺得自己一定站在最正確的位置，我認為這是很"離地"及理想主義的做法。我希望大家正視現實，如果勞顧會贊同某項建議，證明勞工界及商界大部分人士均已達致共識。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只顧及"打工仔"的最大利益，而不尋求勞資共識，強推某個做法，其實《條例草案》不用等到現在才提交立法會，在10多年前，政府或議員已可直接提交，但最後結果只會是被推翻，只會是不獲通過。我們不希望香港社會是一個永不進步、永遠都是"擾擾攘攘，結果一樣"的社會。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在一個勞工權益不斷改進的香港社會內生活，所以，我們不贊同張超雄議員的說法。
朱凱廸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主席，簡單而言，大家也知道這項《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的原意旨在保障一些離鄉別井的外傭。

我們當然不希望發生這種情況，因而便有了今天這項《條例草案》，希望打擊這些透過濫收佣金剝削外傭的情況。其實會議廳內所有同事對這項《條例草案》的提出、其原意或其想達到的目的沒有任何異議，大家也想保障離鄉別井的外傭免被濫收佣金的無良職業介紹所剝削，這一點大家也是明白的。在現時這個環節，我們主要集中討論的是究竟檢控時限應採納政府提出的建議，即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還是張超雄議員提出的建議，即乾脆延長至24個月。主席，我一直很用心聆聽不同同事的發言，特別是張超雄議員。由於他是提出這項修正案的議員，所以我很留心聆聽他的解說。我留意到他的說法指24個月的檢控時限是考慮到實際情況，例如有些外傭仍在合約期內，簡單而言即是仍在為其僱主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可能有種種不同的考量或壓力，未必敢於第一時間作出舉報。

我當然明白張超雄議員的想法，但我們在審議法案時，往往好像有一個天秤。這個天秤有兩端，而我亦聽到天秤另一端的聲音，例如政府的說法是如果大家認為6個月的時間不足，可以延長至12個月。

如果檢控時限較長，我們當然希望能進行更多有效的搜證工作，所以我們要求職業介紹所須備存相關紀錄的時限亦要因應需要而作出適當的延長。

主席，我並非相關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但我也很留心聽大家的發言，很希望參與今天全體委員會的審議過程。

難道立法會要做橡皮圖章？主席，我並不認同張超雄議員這種看法。容許我提出一點，就是我認為我們的社會在處理各種事宜時均有一套過程和程序。勞顧會是處理勞資問題的平台，而我們過往亦對其表示尊重。坦白說，如果勞顧會就某項勞資問題達成共識，再基於這些共識把建議提交立法會，在大原則上理應不會有太大分歧。

然而，今天在這個階段，我認為大家應先取得共識及尊重過往的既定程序，先完成這一步。

眾所周知，根據香港法律，任何案件必須經法庭正式審判才算定罪。

因此，主席，我希望說的是無論檢控時限是6個月、12個月或將來有機會延長至24個月，執法機關亦應盡快進行調查。如果投訴成立，便應盡快進行檢控，不應拖延。主席，基於所述理由，我發言支持政府建議把時效限制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的修正案。

我曾翻看當天的錄影紀錄，確定張議員沒有出席，所以他不了解政府最新的回應是甚麼。儘管如此，大家都希望《條例草案》完成審議能盡快提交立法會。

權衡輕重之下，我們無法安排另一次會議，很坦白說，因為不能為了一項遲來的修訂而令整個審議程序再拖延兩三個月。我們要對議會負責、對我們的市民負責。

然而，大家都知道，拖延太久才舉報，入罪的難度就更高。

如果因為表面上想給員工多些時間舉報，最後卻令無良中介逃之夭夭，可能本末倒置，幫錯對象。所以，既然政府衡量輕重後願意把檢控期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我們應該暫且接受相關修訂。

我覺得這樣對議會理性議事，以及為議員補充一些現實資料很重要。理念的確需要，但不能不顧現實，否則就會"離地"。如何將理念和現實結合，才是議會要做的工作。

主席，我嘗試釐清事實。剛才有數位議員，包括黃定光議員和何啟明議員對兩項法案有點混淆。同時，議員提到另一項有關復職權的法案，但該項法案其實已被政府撤回。本會今天討論的法案，主要是針對職業介紹所，我們要打擊無牌經營或濫收佣金的職業介紹所，它們的主要對象為外籍傭工。

第一，有關勞工顧問委員會和立法會的角色；第二，關於我提出的修正案，將檢控限期由現時的6個月延長至24個月的程序有否違反程序公義。

在政府提出法案或對法案作出修訂時，立法會議員有權作出修訂，但這些修訂不但受時間限制，內容也受規管。

我提出討論的要求，也符合法案委員會所設的時限。

我想指出，政府這項修正案，其實也須經過法案委員會討論後才能提出。

建制派認為可以接受這個現實，但我們卻認為不能接受，這便是我們之間的最大分歧。我們不但獨立於政府，而且不會服膺於這個架構。況且，立法根本是立法會的職權範圍，從來不應由政府委任的諮詢架構壟斷，甚至完全控制修改法例的事宜。

另一方面，對於政府不肯將檢控限期由6個月延長至24個月，局長的答覆實在很離奇，應該說十分離譜。

局長真的很厲害，他已估計到為數37萬的外傭可能成為投訴人，因為她們都被濫收佣金。

其實很多議員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除了蔣麗芸議員。她直接說明為何兩年較1年差。

代理主席，我不像梁繼昌議員般，做了一些關於普通法和檢控時限的研究。

我覺得背後的原因可能與剛才建制派或工會的同事所說的政治現實有關。其實哪些人會反對將檢控的法定時效限制延長至24個月呢？可以想象，只是那些職業介紹所。當有足夠勢力說12個月已足夠，不可24個月，一些人便會基於政治現實而作出判斷。

即使文書保存期限不變，維持在1年，檢控的法定時效限制也可延長至兩年，以配合外傭的合約和簽證情況。此外，我其實很想問一個問題。

我認為在兩個選擇中，即在1年與兩年之間，後者——即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較為合理。因此，我謹此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可是，同屬公民黨——他們現時不在席，只有前公民黨議員毛孟靜議員在席——有兩位議員的說法便相當不同。譚文豪議員整體上站在僱主的立場，希望《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早日通過，清晰地表示會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因此，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天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不要再作拖延。

他說擔心外傭會因而找不到工作，但你們也說過中介公司有1,000多間，其實有不少外傭這邊廂辭工，那邊廂便立即找數間中介公司介紹工作。再者，他說我們一定要保障外傭，但我不明白為何他的想法異於常人？如果要保障，為何不先保障香港勞工的權益？

是3個月內；他又知否勞工處處長可視乎情況考慮將限期最多延長至6個月？

不保障香港僱員，反而要保障外傭，延長時限至24個月？還有，他又自摑嘴巴，說按照現行規定，有關文件或文書紀錄須保留不少於會計年度完結後12個月，即12個月後很多證據也會消失。

若有人認為應延長追溯期，那麼我們便應先保障本地勞工，延長有關時限，因為現時僱員被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舉報時限只有6個月，必須在被解僱後或被更改的合約條款生效後3個月內向僱主發出書面通知；如果有充分理由，勞工處處長可把限期再延長6個月。

在香港普通法的刑事法律中，刑事罪行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屬於可按簡易程序治罪的罪行，說得通俗點即較輕的罪行，這樣大家會較易明白。

我一直聆聽同事的發言，亦有細心思考。我剛才在第一次發言時已表示基於種種理由，包括勞顧會所達成的共識或根據一些既定程序，我認為我們應先走這一步，把檢控時限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

變成可公訴罪行的效果是甚麼呢？首先，可公訴罪行並無所謂檢控時限，這一點我要告訴電視機旁的觀眾。

其實它沿自英國。

大家可以留意到英文文本亦與英國的Magistrates' Courts Act非常相似，而這是一些背景資料。

這項《條例草案》有一點很有趣，可供大家參考，而局長有機會亦可回應我們。根據《條例草案》今次提出的改動，監禁年期已提高至3年。

既然罰則已訂明為監禁3年，不如乾脆把它訂為可公訴罪行，不就是一了百了的做法嗎？雖然我沒有參與法案委員會，並非其中一員，但我當然也理解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委員可能曾進行其他討論或提出其他觀點。正如我今早所說，或許勞顧會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已達成一定共識，提出應如何處理。因此，或許我留待局長稍後有機會再告知我們相關情況。我亦不想繞過勞顧會，將一些大家花工夫討論得來的成果推翻。不過，我有責任提出我的觀點，就是既然這項《條例草案》已將罰則提升至最高可監禁3年，而牽涉的罪行又相當複雜，其實已足以定義為可公訴罪行。我認為就可公訴罪行而言，即使由裁判法院審理，將來律政司亦可按照情況申請將案件轉交區域法院審理。

我希望政府向我們承諾設立檢討時限，當措施實施了一段時間後進行檢討。如果在檢討後發現有不妥當之處，我希望政府下一步可把相關罪行訂為可公訴罪行。如此一來，日後便無須設立檢討時限，亦證明了大家確認這是嚴重罪行，需要切實打擊。

代理主席，周浩鼎議員剛才說要向電視機前的觀眾解釋，可能我也是其中一位，因為我剛才在樓上一邊處理文件，一邊觀看直播。我在直播中聽到蔣麗芸議員說我個人和郭家麒議員有分歧。

當然，正如文件上也列明——我再讀一次政府的答覆——政府表示若有足夠證據顯示香港的職業介紹所曾透過海外職業介紹所向求職者收取因已代有關外傭謀得職業的款項，而該款項多於訂明佣金，則勞工處會按既定程序作檢控。

香港的中介公司必定會想方法，可能在印尼或菲律賓開設另一間公司，透過與該公司的生意往來收回那筆錢。

這當然不是單靠勞工及福利局便可以處理的問題，而是一定要由跨部門推動，包括入境事務處、勞工處、警務處、保安局，以及律政司均有責任去檢視的一個有關人口販運的問題，而債役所衍生種種不公義的問題也是要解決的。

我本人的立場是，我認為這如此嚴重的罪行甚至不應該對何時可以提出控告的年期設立任何限制，我也認為就這罪行來說，搜證並非如想象般困難。

所以，問題不是我們想象中般只是從香港的角度去看，其實國際社會也會給予幫助。至於有關人士返回自己的國家之後，如何處理他們的證供等，這其實亦無須擔心。正如我剛才所說，當訂立了一套整全的法例，而國際社會亦同時有這些法例時，要互相交換資料甚至引渡證人等問題都會相對地容易解決。因此，大家絕對無須過分憂慮搜證方面的問題，而檢控這些無良人士，其實是香港政府及社會責無旁貸的。

我由今早一直聽這場辯論，我有理由相信沒有甚麼人的發言異於常人，亦沒有甚麼人是亂說的，大家對整件事情也是出於好意。應否把檢控期限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大家當然舉手贊成，這是由政府提出的，肯定沒有問題。那麼，再延長1倍至24個月好不好呢？

如果受害人作出舉報，對自己會有甚麼後果？

其實我不會理會性別上的差別，性罪行也會有男受害人，外傭也會有男性。

特別是我們現在主要討論的是外傭，重點在"外"這個字，是外國，牽涉其他地方或國家的程序和過程。外傭來港後發生了甚麼事情、有甚麼人牽涉其中、曾簽署甚麼文件、文件內容有甚麼條款等，是需要時間調查的。

我看到勞工處處長的答覆，真的嚇了一跳，他言下之意，就是不論在人手、時間、資源等方面——最重要是公帑——他們均會吃不消。

民事訴訟的檢控一般是有期限的，錢債案的期限應該是大約6年，意外傷亡索償則是3年，受害人不可以在10年後才說10年前誰導致意外發生，現在才索償，這是有時限的。

在1980年代初——或許更早，但我的印象最早是在1980年代初——香港開始有外傭，當時我時常聽到樓上的鄰居說其"外傭姐姐"怎樣——以前不是稱為"姐姐"，但不要緊，大家都知道我用的是現代的字眼，我們多數稱外傭為"姐姐"，很親切。我曾經在一年級小學生的公民教育課堂上，問誰家中有外傭，他們都不太明白，沒有人回答，原來他們不認識"外傭"這個字眼，因為小學一二年級的小朋友全部稱外傭為"姐姐"。問他們家中有沒有"姐姐"，便有人舉手，可見那種語言和氣氛已隨時代改變。話說回頭，以前經常聽人提及"外傭姐姐"欠人錢，很麻煩；又說有警察上門，又可能有黑社會、"大耳窿"等騷擾其僱主家庭。我以前與很多人一樣，覺得外傭欠債，是否因為賭博？

很快到了1990年代，我們開始聽聞，原來有些中介公司極度無良，收取她們5個月、6個月，甚至12個月的薪酬作為費用，又或是每月收取她們超過一半的月薪等。

受害人受到雙重壓迫，會感到很害怕。

但是，如果政府如此不樂意將檢控期限由12個月延長至24個月，也不要緊，法例是可以修訂的，我們現在便正要作出修訂。

我覺得我們無謂再在此糾纏，我希望政府能真心幫助外傭，彰顯法治，讓國際社會看到香港在外傭的議題上認真提供協助，促進基本人權。

此外，我也希望呼籲僱主關心外傭，因為如果外傭欠債太多，沒有多少錢寄回老家，可能逼於無奈從事兼職或借高利貸，最後只會影響聘請外傭的僱主家庭。

檢控期限究竟應該是12個月，還是24個月呢？

假如他是警察，如何搜證？

如果時間太長，涉事公司屆時是否仍存在、是否能找到當事人或涉事員工？

所以，我希望張議員能支持政府當局提出的修訂。

現時政府的法案的說法是由"罪行發生的日期後"開始計算，而並非由舉報的日期後開始計算。事實上，很多法例也訂明是按舉報日期開始計算的，因此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也曾就此去信勞工處，要求解釋。信件內容便是問就着《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為何政府會使用"罪行發生的日期後"來開始計算檢控時效呢？

便是中介公司在外傭與僱主簽約後，要求他們承擔債務，可能是要他們到財務公司簽署借貸合約，以超高息率借貸1萬多元，然後須每月還款，這項罪行便是在當天發生，是由這天開始計算12個月。因為，到僱員作出舉報時，事件往往可能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例如發生了9個月或12個月。

我們希望市民也理解清楚，事情便是那麼簡單。

那是全港第一個，也是暫時唯一一個有科學根據的全港調查，用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1,000名來自8個國家的外傭，當中大部分來自菲律賓和印尼。

所以，外籍家庭傭工來到香港被迫借錢，然後還錢給財務公司——財務公司放高利貸，完全是違法的——然後中介公司又跟原居地的中介公司瓜分有關利潤，這種做法不僅維持兩年，有關罪行在簽約初期已經發生，而還款期大約為半年。

無論是24個月、12個月或6個月，其實搜證同樣困難，這是我唯一認同蔣麗芸議員的一點。

我也希望向周浩鼎議員補充說一句，其實在法案委員會討論階段，曾經討論應否將這項罪行列作可公訴罪行，也有很多公眾人士曾表達意見，我們在會上亦表示同意。

我希望政府採納郭榮鏗議員的意見，以較闊的框架處理這個問題，並不應該單單由勞工處處理。正如我先前所說，即使《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如果勞工處的偵查和搜證沒有效果，不能夠盡快將無良中介公司繩之於法，即使法例改善、罰則加重，其實也無補於事。所以，我期望當局在法例生效後增加資源，數個部門亦要加強合作。我期望將來成功檢控的數字能夠大幅上升，否則，當局應該切實重新檢討整個措施。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我提醒委員，在全體委員會的審議中，委員發言已達25次，當中有委員已是第四次發言。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政府議案。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法律援助服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環。法援政策的目標是確保所有符合《法律援助條例》規定及具備合理理據在香港法院提出訴訟或抗辯的人，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任何人士如欲獲得法援，必須同時通過《條例》規定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目前，根據《條例》第5條，任何人士若其可動用財務資源不超過290,380元，便符合普通法律援助計劃的財務資格，此限額亦適用於刑事法援。《條例》第5A條則訂明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為1,451,9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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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財務資格限額的調整於2015年7月實施，反映了在2012年7月至2014年7月期間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上升7.7%的變動。在今次的檢討，我們建議將普通計劃和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分別上調4%，以反映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在2014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間錄得的累積變動。我現提出議案，建議將普通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由290,380元調高至302,000元，以及將輔助計劃的限額由1,451,900元調高至1,509,980元。我們已就是次檢討結果知會法律援助服務局、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以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是項擬議決議案經由相關小組委員會審議。小組委員會由周浩鼎議員擔任主席，曾於2017年7月14日及11月7日舉行兩次會議審議該擬議決議案。完成審議工作後，小組委員會已在2018年1月12日向內務委員會報告相關工作。是項擬議決議案獲得小組委員會支持。有關調整財務資格限額的建議，估計涉及法律援助署每年約140萬元的額外經常開支。

至於調整財務資格限額所涉及的工作，將由法援署的現有人手資源承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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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以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7a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作出報告。擬議決議案旨在根據政府當局的周年檢討結果，將《法律援助條例》第5條指明的普通法律援助計劃財務資格限額，由290,380元調高至302,000元，以及將第5A條指明的法律援助輔助計劃財務資格限額，由1,451,900元調高至1,509,980元。小組委員會共舉行了兩次會議，審議政府當局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7a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委員均認同有關調整是符合現有機制，但部分委員表示，由於原先用作為基線的財務資格限額實在太低，即使按物價變動每年調整，對於有真正需要提出法律訴訟卻缺乏財務資源的人士來說，現時的財務資格限額仍不足以滿足他們的需要。對於政府當局現時每兩年一次檢討的財務資格限額未有計及訟費變動，是由於未能得到有關資料，委員對此表示關注並提出多項建議，例如進行顧問研究以確定私人訟費金額，以及向司法機構索取經由法院評定的訟費等。政府當局表示會考慮委員的意見，研究是否有空間進一步改善調整財務資格限額的機制。此外，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全面檢討財務資格限額制度，以確保不會出現由於欠缺財務資源而未能尋求公義的情況。他們建議政府當局就此進行檢討時，可分析不同種類獲批法律援助個案所招致的法律費用，妥善分配法律援助資源予不同種類的法律援助申請。

即使他們可以在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申請法律援助，惟該計劃的潛在財政負擔，可能影響他們以法律訴訟方式來保障本身的合法權益。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法律援助條例》，法律援助署署長如信納某人在一項涉及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或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是其中爭論點的法律程序中，會獲發給法律援助證書，法律援助署署長可以免除所施加的財務資源限制。此舉可提供保障，確保涉及人權訴訟的法律援助申請不會由於經濟情況而遭拒絕。此外，政府當局正準備向立法會提交立法修訂，以落實擴大法律援助輔助計劃涵蓋範圍的建議。再者，有委員對法律援助申請的審批準則表示關注。他們留意到在某些個案中，由於只涉及小額申索款額，法律援助署因而拒絕向申請人批出法律援助，有委員對此表示失望。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進行案情審查時，有關申請涉及的申索金額多寡，只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倘若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則不論申索金額多寡，也會批出法律援助。另一方面，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制訂措施，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免遭濫用，否則可能會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以及浪費公共資源。政府當局表示，法律援助署已設有監察機制，以確保處理法律援助申請的程序合情合理，以及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免遭濫用。主席，小組委員會支持前述的擬議決議案，亦不會提出任何修訂。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主席，正如我剛才以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作出報告時提到，在小組委員會內，大家均贊成是次按機制調整法律援助的財務資格限額的安排，並無任何異議。然而，在小組委員會中，確實有委員提出了不同的重點意見。

政府在回應中指出，對於審視現時社會上各項訟費的變動，他們認為有相當難度，當中原因包括訟費在不同案件中牽涉的程度和水平也有不同。

主席，對於當局提到不同案件的訟費水平有所不同這一點，我們當然明白，我們作為律師的便更清楚。處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訟費水平當然會有不同，而法律援助就這些訟費提供的支援亦有所不同，這點在過去的立法會會議亦曾討論。在民事案件方面也有很多種類，包括意外工傷索償的訴訟、家事法庭的婚姻訴訟及遺產處理訴訟等。這些訴訟牽涉的訟費的整體水平有所不同，這點我們當然明白。不過，主席，我希望政府聆聽法律界的聲音，對於就訟費的水平進行徹底的檢視和觀察，我認為可聘請顧問專職研究整個行業的收費，包括按照各類案件的性質來評估訟費的水平。

如果當局願意聘請顧問進行研究，我相信不會很困難。主席，在小組委員會上，有委員指出，法援制度是社會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旨在確保市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在申索權益時得到必要的支援。

當然，司法覆核是我們透過司法渠道監督政府行為的其中一個途徑，作為一名法律界人士，一名執業律師，我當然認為這是一個良好制度。不過，我再三重申，我們的法援制度或支援，如果出現一些被濫用的情況，可能會對社會、對公帑運用造成不良後果。

我們翻看郭卓堅的紀錄，單在2014年7月至2017年4月期間，他先後提出共21次法援申請，當中全部失敗。其中11宗被拒絕，而其他的被拒申請則在他上訴後遭駁回，他最終自行撤銷申請。

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們對這種濫用法援的情況視而不見，不作跟進和處理，很多時便會有人仿效，而這不是社會希望看到的。我們得再三重申，我們應好好運用這個制度，因為司法覆核可有效監督政府的行為，確保政府不會出錯。不過，這機制絕對不應被濫用，也不應附帶其他政治目的，試圖對政府的行事造成某種程度的拖延或癱瘓，我認為這是社會需要注意的。

最後，法庭發覺入稟狀內容不真確，包括將一些關鍵資料寫成虛假陳述，判決當事人誤導法庭，並裁定有關司法覆核的提請人須全數繳付超過100多萬元的訟費。

主席，我認同法援的目的，是確保具合理理據，在香港法院提出訴訟或抗命的人，不會因為欠缺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所以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無論是否香港居民，只要申請人通過經濟審查和案情審查，便合資格獲得法援。我也認同小組委員會在討論過程中曾提及，財務資格限額的上調幅度是否足夠、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可否進一步擴大、法援申請的審批準則和濫用法援制度的情況等。政府當局指出，自2000年提出每兩年進行一次檢討的機制，當局再沒有在檢討中以訟費變動作為基礎來調整財務資格限額，原因是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未有提供有關訟費的資料，以便進行每兩年一次的檢討。我認為這不能作為一個藉口，因為已經事過18年，當局沒理由不進行一些研究，從而得知香港現時一般訟費的資料，包括刑事和民事訴訟。我認為政府可以採納委員的提議，正如周浩鼎議員剛才所說，包括進行顧問研究，以確定私人訟費金額，或向司法機構索取經由法院評定的訟費，以及向法援署索取獲批法援的個案所招致的法律費用。此外，政府當局也可考慮向法援署收集過往曾經獲批法援申請的人士的入息中位數資料，以衡量財務資格限額和有需要人士的入息水平是否相稱。我認為政府當局應該考慮全面檢討財務資格限額的制度，並擴大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尤其是對中產人士的支援，以確保他們不會因為財務資源的問題而未能尋求公義。主席，我認同法援的政策目標，是確保任何符合有關條例所訂準則的人，只要有合理理據，便不會無法尋求公義，所以我希望政府落實研究進一步改善調整財務資格限額的機制。主席，我支持有關擬議決議案，將法援申請人的財務資格限額調高4%，令更多香港人和市民能夠受惠。

我們最近看過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民事訴訟案件，在76宗案件當中，有33宗是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他們是自辯的。

大家也知道，現時的法庭，尤其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輪候時間，已經長至令很多案件也被延後，很多人看見香港的司法制度處理案件的步伐如此緩慢時，其實也會對打官司卻步，令他們很多時候也不會選擇在香港這個司法管轄區打官司。這對整體香港而言，大家也是輸家。其實，這問題當然源自很多人沒有能力聘請律師，就這方面，當然我們要從界別的角度來看，究竟香港的法律學院是否足夠？有些人說法律學院培訓了太多律師，由於有太多法律學系的畢業生，所以每年均有很多新律師，但為甚麼律師的人數不斷增加，很多香港人在打官司時卻仍然沒有能力聘請律師？這當然有各種原因，但法援的覆蓋面確實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法律界已經提供很多免費的法律服務，包括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或透過當值律師服務，都有向市民提供一些免費或價錢非常便宜的法律服務。但是，這樣做並不足夠，一定要由政府牽頭擴大法援的覆蓋面，這才是最直接的做法。

我記得雖然在兩年前曾經大幅調整，但調整後收費仍然很低，所以這方面仍須檢討。

就這項安排，我希望能盡快看見政府付諸實行，因為這會提升整個法援署的重要性。我亦希望這是政府更高度重視法援的中立性及重要性的體現。我剛才提到法援的中立性，為甚麼法援的中立性十分重要？正如其他議員所說，很多時候，一些控告政府的司法覆核案件都是要透過法援制度來獲得支援。就司法覆核來說，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無可否認，司法覆核是《基本法》和現行普通法賦予每一位市民的權利。如果市民因為無錢而不能向政府提出司法覆核，這是公義得不到彰顯，也是我們法律制度上的大問題。所以，法援支持市民提出司法覆核和進行有關的法律程序不應受任何限制。

剛才周浩鼎議員提到現時有人濫用法援進行司法覆核的法律程序。我不知道他自己曾處理多少宗司法覆核案件，如果他對司法覆核稍有認識，又或者他作為執業律師，如果他有少許專業知識的話，他便會知道根本不可能濫用法援提出司法覆核的法律程序。因為司法覆核案件本身要經過很嚴謹的程序，法庭先要檢視案件，認為有理據和合理勝算，才會批准提出司法覆核，不是甚麼申請也批准的。如果周浩鼎議員對這方面的法律有興趣，他大可參考最近一些司法覆核案件的判決，無論是終審法院或原訟法庭的案件也好，他應該知道要取得司法覆核許可並不容易，而是非常困難的，法庭的標準一點也不低。所以，如果說向法援申請提出司法覆核案件有時是濫用法援，這是錯誤的說法，也是欠缺理據的說法，更是對正在處理法援案件的律師極不尊重，因為他們是非常專業和獨立地處理法援申請，以及必定依足法援條例行事。

法援署很多時候會先聽取外間的第三者的獨立意見，研究案件是否有理據，然後才會批出法援。相反，很多律師對我說現時法援署的要求較以前更為嚴謹，令很多法援申請失敗，大家只要看看數據便會知道。所以，周浩鼎議員不要一知半解，他應該先對這制度有透徹全面的認識，然後才提出這些所謂的例子。

但是，總體而言，我認為香港的法援制度是建全的制度。當然，制度永遠也有改善空間，我亦希望局方會進一步完善法援制度。但是，這制度是良好、有基礎及多年來行之有效的；所以，我希望同事不要胡亂批評法援署，說有人濫用法援，因為就法援署的工作來說，我自己多年來看到的是，我認為法援署的律師或公務員均非常專業而中立地秉行法援制度，而且他們很有實力，對法例亦十分清楚。所以，當你批評有人濫用法援，其實是不相信每天辛勤地在法援署緊守崗位的一群專業人士。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的建議，將普通法律援助計劃和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分別上調4%。

所以，儘管現在政府提出增加資產限額的建議，其實也是沒有幫助的。

主席，我知道你在盯着我，逐字聆聽我的發言，看看要在何時告知我離題，所以我會很小心發言。主席，我會盡量不離題。

然而，我們要慎防法律被有心人濫用，所以我希望當局能採取相對的措施。

這點我明白，但問題在於他們無法控制如果輸掉官司的話，其客人便要支付對方的訴訟費用。

我支持今次的議案，將普通計劃的財務資格由290,380元上調至302,000元，以及將輔助計劃的限額由1,451,900元上調至1,509,980元。在我就此發言前，我一定要藉此機會回應蔣議員的歪理。

第二，如果說，有人利用法庭來作為工具，那麼政府就是把法庭視為最大的工具，政府褫奪議員的資格......

主席，我正論述法援制度。

至於利用法庭作為工具，這隨時是政府花費公帑的行為，主席......

我支持劉江華局長今次的議案。我贊同他做這事，但問題是，罪魁禍首不單是法援制度，而是司法制度被政府濫用，主席，這一定與法援有關，為甚麼會沒有關係？那些手無寸鐵的人如果面對官司，應如何是好？所以，這制度需要保留，而提升這制度的財務資格限額......原本並無問題，但剛才已多次提及，主席，增幅與市民所負擔的法律費用有龐大差距。舉例來說，雖然限額已增加至302,000元，但若訴訟對手是政府，而政府全聘用英國大狀，那麼，這30萬元的金額，如何足夠負擔訟費？

主席，如果政府要增加這項限額，就麻煩政府照鏡，看看政府如何利用法律制度，如何控告多位無辜的人士，令他們要與政府對簿公堂。試問他們有多少資格可與政府對打？

主席，你也聽到，她在答問會上叫人們上法院，現在是政府走出來挑釁，說："我是做得不對，你若不喜歡的話，便向法院控告我吧。

所以，主席，我希望政府在重新訂立標準時，應增設一個類別，就是市民為公義而被迫上法院尋求公義的時候，政府必須考慮自己正在做甚麼，然後給其對手——即市民——同等力量，否則香港會不斷淪落，因為小市民沒有能力和資源，與財雄勢大的政府對簿公堂。

主席，我當然不想這樣。我同意政府要增加資源，如果政府這隻手要打市民，麻煩另一隻手也要留存少許公義，容許市民在法援制度內有一個方法，令到被政府一拳一拳不斷攻擊的弱勢、勢孤力弱的小市民，也有渠道和方法與政府繼續對抗。我謹此陳辭。

抱歉，我剛才發言時未有作出申報。

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是香港的執業律師。雖然我本人沒有處理過法律援助案件，但在我的律師事務所中，有律師處理法援案件。主席，政府根據現時《法律援助條例》第7a條，動議擬議決議案。眾所周知，擬議決議案按照已完成的最新一輪有關財務資格限額周年檢討的結果，因應由2014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間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所錄得的4%升幅，建議將現時申請法援的財務資格限額相應上調4%。換言之，將普通法律援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由290,380元調高至302,000元，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則由1,451,900元調高至1,509,980元。對此我表示支持。這次的財務資格限額檢討，其實只是按照現有機制的一次機械式調整。因為根據政府當局在1999年9月就《1999年法律援助條例草案》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普通計劃和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會每年檢討，以計及一般物價變動的情況；兩年一度進行的檢討，則會計及訟費變動及其他相關因素。在百物騰貴的今天，政府將財務資格限額調高固然是好事，但大家若細心看看今次實際金額的調整幅度，便會發覺有關調升其實只是聊勝於無，根本無助改善現行制度的弊端。主席，事實上，在今次相關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的討論中，不少委員也同意，現時法援的財務資格限額的基線水平實在太低，即使按照這個機制每年調整，對於那些真正有需要爭取公義或權益的中產階級、普羅市民或打工階層來說，有關的財務資格限額往往沒有顧及他們的需要。我們經常聽說："法律是有錢人的玩意"，但自從法援出現之後，我們經常聽到的是："法律是有錢人和窮人的玩意"。

因為打一場官司的費用往往數以十萬計，甚至過百萬，足令一個人傾家蕩產。過去有俗語謂："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在現今香港社會，這句俗語看來另有一番意思。那麼，政府究竟何時才會關顧一下中產階級人士？我們聽到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每年對財務資格限額作出檢討，已能有效配合法援申請人不斷改變的經濟需要。我想向政府說，現在不是法援申請人的經濟需要不斷改變，而是政府這個僵化的財務資格限額的檢討機制永恆不變。政府又說，除了每年的檢討之外，財務資格限額亦應該每兩年檢討一次，以計及訟費的變動及其他相關因素。然而，政府當局指出雖然已邀請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提供有關訟費的資料，但這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均未有提供相關資料。於是，即使政府當局在2000年提出每兩年進行一次檢討的機制，多年來其實從未在有關檢討中因應訟費變動，調整財務資格限額。是否因為兩個律師會不提供資料，政府當局便可以在過去18年撒手不理呢？在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中，亦有部分委員清楚指出，基於種種因素，特別是律師的經驗和資歷差異，不同律師所收取的法律費用實際上可以相差甚遠。所以，兩個法律專業團體未能提供有關私人訟費資料予政府當局參考，其實是可以理解、情有可原的。主席，既然此路不通，政府當局是否又可以靈活變通一下，想想有沒有其他途徑收集私人訟費的資料？例如，委託顧問研究，這是政府推行很多其他政策經常使用的方法。例如，可否向司法機構索取由法院評定的訟費資料？法院每天處理很多關於訟費的評定，又有很多相關的律師費資料。又例如，可否向法律援助署查詢，獲批的法援個案所招致的法律費用有多少？這些都是可以索取資料的途徑。

政府當局現時應重新出發，盡快全面檢討現時在法援下的財務限額制度，確保社會上每一個人，特別是經常被忽視的中產人士，可以享有尋求司法公義的權利。

其實在2017年4月，政府已接納法援當局的建議，再次擴大輔助計劃的申索範疇，包括持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受規管活動牌照的金融中介人的專業疏忽，以及就銷售證券衍生工具、貨幣期貨或其他期貨合約，所涉及的詐騙、欺騙或失實陳述等法律程序。主席，對於政府在過去數年不斷研究擴大輔助計劃，讓更多符合財務資格的中產人士受惠，我們表示歡迎。但是，對於當局在2017年的檢討中，並沒有採納市民提出的建議，把輔助計劃擴展至金融活動以外的不同範疇，我們表示失望。政府說已有消費者訴訟基金協助消費者，又有《商品說明條例》禁止商戶以不良營商手法對待消費者，並指相關個案的索償勝算普遍較低等一大堆理由，拒絕把關於銷售商品及提供服務的申索納入輔助計劃。我覺得其實這些理據薄弱，亦令人難以接納。除以上之外，其實現時私樓、大廈管理的糾紛增加，很多時候，小業主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法律爭議其實越來越普遍。但政府卻沒有接納很多小業主提出的建議，把輔助計劃涵蓋至向多層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所提出的申索。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日後能進一步考慮這項建議。

但是，民建聯認為，勝算高低與案件類別其實沒有必然關係，例如在金融衍生工具的申索中，可以因為案情複雜而勝算不高。相反，被政府當局拒諸門外的銷售商品和提供服務的申索，亦可以因為明顯違約及證據充分而有較高勝算。因此，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當局須在案情審查上作更嚴謹的把關，而不是"一刀切"地拒絕把某些個案類別納入輔助計劃。主席，法援制度是市民尋求公義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堡壘。我在此衷心希望政府當局能立下決心，改善現時法援制度的弊病，造福香港市民。

但是，今天討論法援上限上調的建議，我們不能霎時間問街上的市民，我們應該投反對票，藉以向政府施壓，希望法援制度有根本的改變，抑或應該"袋住先"，先接納有關建議。主席，我覺得各位同事說出了一個重點，就是現時法援資產上限的門檻過低，制度過於僵化，導致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我發現隨着我年齡增加，以及我結婚後，我開始成為剛才張國鈞議員口中所說的，沒有辦法再得到法援保護的中產人士。

就是當我七老八十的時候，不幸地子女不供養我，而我和太太都花盡所有積蓄，這個時候我便可以申請法援。在我們人生中，由30多歲至五六十歲的時間，可能是很需要得到法律保障的，但現在的制度卻偏偏不理我們死活。由20多歲至80歲，大家都要爭取司法公義。

但是，他們現在面對法律上的爭拗，要打官司，當他們不能申請法援的時候，便要面對傾家蕩產的結果，這是一個例子，一個很清楚的例子。我特別想對比張國鈞議員和蔣麗芸議員不同的說法。

我覺得這次我們辯論，各位同事不要只集中討論我們的司法覆核制度如何被使用，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現在的法援制度導致一種很奇怪的歧視，這是對於有少許積蓄的人的歧視，這才是討論的焦點。而我們希望法援制度得到更根本的改革，能夠覆蓋不單司法覆核個案，還有各類型的民事和刑事訴訟。

主席，我今天會對這項決議案投贊成票，希望這次是我們最後一次跟隨我認為很可悲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一種蝸牛式的調升。

中國有一句古老說話："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打官司需要花錢。還有一句古老說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因此，我們設立了法援制度，為沒錢的人在法理上取得公平，所以我會支持今天這項議案。不過，我要說清楚，我們設立這項制度，往往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濫用。主席，我便是受害人之一。

我們很樂意將公帑用於有需要的人身上。對於這些搗亂、濫用的情況，局方的確需要把一把關，對這些行為要堅決抵制才行。主席，我今天是支持有關法案，但亦提請當局嚴格把關。

我和很多議員都認為今次的加幅比較低。我一直很支持法律援助制度，因為我相信這個制度可以幫助市民爭取司法公義。

我在立法會不同的委員會都曾提及，我經常收到市民投訴無法申請法援，但有些人卻可以不斷申請法援，甚至獲批法援去提出一些無聊或最終被推翻的官司。我在委員會提出這問題時，政府多番強調這個制度公平公正，沒有被濫用，但這樣並不能釋除公眾的疑慮。

此外，剛才數位同事提到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先生。

這位郭先生不斷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差不多政府所有大型工程，他都提出司法覆核。

我們人人都被他不斷控告。正如剛才黃定光議員所說，每次收到這些司法覆核的信件——我檯面也收到數疊——我們便要找律師處理。其實，這亦佔用我們處理公務的時間及個人資源。當然，我們不能夠申請法援。

他與政黨的聯繫也成疑，例如他曾經是民主黨黨員，他聘用的律師經常是有政治聯繫的律師。當然，我們不是不容許有政治聯繫，當然也不是政治審查，但他是否被人利用提出這些司法覆核，藉此拖延政府施政呢？其實，我在立法會的委員會也曾提出這個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我們在立法會議事經過長久辯論，甚至經過政治鬥爭，最後投票表決，這是一個民主的制度，是正常合法的表決程序。

社會對這些不斷出現的司法覆核，已經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但是，今天社會大眾都認為法援制度已被濫用，好像郭先生般，由2014年至今共經歷了21次申請法援失敗，但仍然不斷提出申請。

例如免遣返聲請制度，我們當然希望可以提供更多資源，幫助來到香港真正需要申請酷刑聲請的人。但是，現在因為有很多人濫用免遣返聲請制度，社會要付出沉重的治安及經濟代價，以處理假難民問題。在這情況下，我們怎會有條件再增撥資源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呢？濫用這些制度的人，正正阻礙了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爭取他們應得的公義。所以，如果泛民和反對派議員要責罵我們說有人濫用法援制度，請他們問問香港市民，這不是議員說出來的印象或揣測，而是我們實在收到的投訴，而我們建制派議員本身就是有人濫用法援及司法覆核的受害者。所以，主席，我當然支持這項擬議決議案，但我覺得社會要解決的問題、政府要處理的問題是，如何防止法援制度被濫用，導致真正需要幫助的市民得不到幫助。我希望未來的法援制度可以幫助更多市民爭取司法公義。

在考慮合理勝訴機會之餘，該署還可以邀請律師或大律師提供意見。換言之，法援署進行案情審查時可以非常嚴謹，如本身不太肯定，甚至會尋求第三者的法律意見，以便提供指引。

它會否被人所利用，變成一種政治手段？法援其實是提供予一般市民的渠道，讓司法公正和法治得以彰顯。

相信每位議員也同意，議員在議事堂上發言，由於受《立法會條例》保障，因此我們的發言內容，或是在發言期間指涉任何人士的說話，也無須負上法律責任。

對，在《條例》保障下，他可以這樣發言，但這是否恰當？

就此，難道我又要責罵法援署，指它有政治審查嗎？

同時，有些泛民議員會說法援署的律師或大狀相當專業，是會按照他們的角度衡量。可是，其實我們剛才的討論，也尚未進入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事宜，即被拘留者可以申請法援律師的服務，這種在較文明地方或國家也有的做法。然而，我們的議會卻因一名市民申請法援，便在此批判他10多分鐘，而主席卻毫無反應。

如果有市民真的用這個方法去控告她時，又會被指是濫用制度。

根本在浪費地球資源。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民政事務局局長答辯。

法律援助服務是香港法律制度重要的一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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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士如欲獲得法援，必須同時通過《條例》規定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條例》及附屬法例列明機制防止濫用法援。當中包括根據《法律援助規例》第11條，凡有人重複申請法援被拒，而法律援助署署長覺得其行為構成濫用《條例》提供的協助，署長可命令對該人日後提出的任何申請，均不予考慮。該項指示有效期不得超過3年。正如我在首次發言中提到，這次我所提出的議案，目的是根據既定年度檢討機制，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相應上調普通法援計劃及法援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4%。感謝各位議員的支持，至於議員提出的其他意見，有不少超出了這議案的範圍，我們很樂意於事務委員會作出跟進。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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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這項決議的目的是上調《僱員補償條例》所規定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受傷僱員或訂明職業病患者如因工傷或訂明職業病接受醫治，可索還實際已支付的醫療費，但不可超過該條例訂明的最高每天限額。按既定機制，《僱員補償條例》所規定的醫療費最高限額是與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掛鈎。目前，住院或門診治療的最高每天限額皆定為200元，而同日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的最高每天限額則定為280元。新的公營醫療服務收費由2017年6月18日起實施。根據公營醫療服務新收費的實施，我們建議按既定機制，將《僱員補償條例》下住院或門診治療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由200元相應上調至300元，而同一天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的最高每天限額則由280元相應上調至370元。勞工顧問委員會已通過上述的建議方案，而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亦原則上支持政府盡快上調《僱員補償條例》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的建議。我們建議經修訂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由2018年2月9日起生效。我希望議員支持並通過這項決議，讓工傷僱員及訂明職業病患者可盡早獲得更高的醫療費保障。

我可以告訴局長，這絕非好事。

問題便在於此，大家知道，目前的公營醫療服務實在是"僧多粥少"。大家可見，公營醫療服務每日都是大排長龍，根本不足以應付現時的社會需要。

況且，大家也知道，醫院管理局現正不斷提倡可否利用私營醫療服務來協助現時醫管局聯網的醫療服務？

這問題一直存在，我們多年來多次告知局方，但局方仍然堅持不聽取、不理會、"照辦煮碗"，只依循舊有的制度做事。我認為這樣真的好像違反新特首上任的精神。因為新特首上任的精神是突破、突破，她說要突破。原來是"說一套，做另一套"。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利用這機會，再告訴局長，他是新任局長，亦了解基層市民的需要，我希望他......我假設他是新任局長，所以不知道或未有時間作出很重大的更改，但在下次，他可否作出新突破？

同時，政府在調整僱員補償金額時，主要是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工資及公立醫院收費的變動作為參考，但部分患者的醫療開支相對較大，故補償金額與醫療支出之間的差距甚遠，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考慮按申索人的實際需要而作出調整。此外，我們亦希望當局能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健康的意識。俗語有云："預防勝於治療"，但據我們所知，不少僱主根本沒有安排僱員參加一些與職安健相關的活動。本港企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部分中小企僱主可能因疏忽或欠缺相關知識而並未有系統地為員工提供職安健保障。在僱主未有為僱員提供職安健培訓或配置足夠安全設備及場地管理欠佳或缺乏完善的工作制度等的情況下，僱員均較易受傷。此外，香港現在幾乎全民就業，人手短缺的情況非常普遍。僱主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更容易忽略僱員的職安健，這樣會增加員工受傷的風險。我們希望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能積極向僱主多作宣傳，協助他們改善工作環境和員工管理，並免費提供職安健培訓課程，以提升員工對職安健的意識。政府亦應鼓勵僱主增聘人手，以紓緩員工的工作壓力，並為僱員安排適當的休息和午膳時間，以免僱員因過勞而受傷或患病。代理主席，鑒於不少員工的職安健意識較薄弱，因此我們亦希望政府認真加強宣傳推廣、巡查和教導僱員認識自身的權益，讓他們明白到不管有何賠償或保險保障，最終受到傷害的，也是僱員的身體。

最後，我想指出一點，就是香港以往在職業安全健康這個課題上，一直落後於先進國家，主要原因在於政府宣傳職安健的工作成效不彰，香港整體社會缺乏職安健意識，加上職安健推廣活動多以講座、展覽和嘉年華等形式為主，活動的吸引力相對不足，難以推動不同行業的僱主或僱員主動參與。我們建議政府檢討現時職安健宣傳推廣活動的成效，優化相關宣傳推廣策略，並善用不同宣傳渠道，例如即時通訊軟件和網絡社交平台等，以提升宣傳效果。此外，為鼓勵年輕人關注職安健，我們建議在中學階段的生涯規劃教育中向學生提供職前或有關暑期工作的安全講座，從而讓學生能及早認識職安健的重要性，以期減少他們在投身職場後發生意外的機會。總結而言，社會應致力推動職安健文化的發展，減少職場意外的發生。建立職安健文化不能單靠個人力量，僱主、僱員及政府均應攜手，合力提高全民的職安健意識。

本來，應由我們勞工界的陸頌雄議員和何啟明議員負責向大家闡述我們工聯會的立場，但由於他們兩位出外處理勞資糾紛，來不及出席，所以便由我們代他們發言。今天這兩項決議案，都是關於上調醫療費用和每日最高限額，一項是《僱員補償條例》，另一項是關於《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兩項的上調收費均因應公立醫院收費上調而作出更改。對於該兩項醫療費用的上調，我們表示支持，因為現時遇到工傷及患肺塵埃沉着病的工友，大部分均主要依賴公營醫療服務，而公營醫療服務的收費，早在2017年6月調升了，因此我們希望有關決議案能夠盡快通過，以收窄有關收費和津貼之間的差距。不過，上述的醫療費用只佔整個工傷及職業病康復療程裏的一個很小很小部分。整個補償安排有許多需要檢討的地方，原因為何？因為這項《僱員補償條例》已經實施了60年——比我還要年長，因此有需要盡快進行完整的檢討。回看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在網上最新看到2015年的帳目，每年大約有3億元...... 2015年收入3億5,000萬元，支出是2億4,000萬元，每年大約有接近1億元盈餘，而整個基金總共應有20億元儲備，換言之，其實財力是充裕的。然而，如何善用這些基金，令現時在生但受到病情影響的工友可以得到生活的改善？他們提醒我要特別向政府當局指出，現時雖然可以申請覆診的交通津貼，但手續繁複。他們很多人由於身體越來越虛弱，呼吸系統正面對着不可挽回或不能康復的情況，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輪椅出入基本上是少不免，但未能使用一般交通工具，例如巴士和小巴，所以一定要電召車輛，現時也難以在街上搭的士，所以希望有關部門留意。此外，除了今次通過增加醫療費用之外，他們希望將來的檢討可以將資助涵蓋呼吸機的費用。此外，對於一些肺癌的自費藥物可以考慮提供一些支援，以至他們日常生活需要的照顧費用，亦希望當局能夠多作考慮。代理主席，其實回看現時香港的僱傭關係，數十年來已有很大改變，近年出現很多自僱者或自由工作者，他們其實不受《僱傭條例》的保障，如在工作上遇到意外或患上職業病的話，其實不會得到任何保障。因此，工聯會一直倡議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基金的涵蓋範圍包括所有不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的僱員，尤其為一些高危行業的僱員提供較佳的保險保障。

因為現時工傷僱員在判傷時，會判訂有多少百分率的永久傷殘，然後給予一個定額，那便是僱員可以得到的賠償。但是，受職業病或工傷困擾的僱員取得一筆補償後，根本未能彌補或cover他們接受長期治療的費用。很多時候你有多少百分率的工傷，取得補償後便了事，無法再追，但醫療費用一直滾下去，而且他們很多時候由於康復程度未如理想，根本即使取得部分醫療費，亦不是全數，所以對他們來說，對生活造成巨大壓力，以及精神上的困擾。其實，工傷康復的元素是幫助工友面對病情之餘，亦要考慮他們整個康復過程。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採取更積極和主導的角色，提供全面的工傷康復服務，包括工傷個案的管理、復康進度的評估、工作能力強化的訓練和復工後的支援服務等，凡此種種均有助受傷僱員及早重投工作，關心他們的未來是否可以繼續自食其力。另外一項值得關注的便是防止工傷職業病的發生，防患於未燃，相信沒有工友希望工傷，因為一旦發生意外，補償多少也彌補不了，自己及一家人的生活、情緒均受到極大打擊和影響。根據工聯會的統計，剛剛過去的2017年，發生嚴重工業意外160宗，42名工人因此身亡，較去年大增24人，過半數來自建造業。要防止職業傷亡，必須對於違反法例的僱主予以嚴懲。根據法例，任何僱主無合理辯解而故意違反本條例的規定，即屬違法，最高可判處罰款50萬元，以及監禁6個月。但是，根據審計署在去年10月公布有關勞工處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審計報告，每宗致命個案只向僱主罰款平均28,000元，懲處水平和阻嚇性極低，相比於數千萬元、以至數百億元的工程來說，連九牛一毛也談不上，當局必須加強懲罰違例的僱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表示有必要加重違例僱主的刑罰，並且考慮將最高罰款金額上調至與被定罪者的財務承擔能力掛鈎的水平，讓法庭可以判處極具阻嚇性的懲罰。不過法例檢討一說便無了期，正如強積金對沖般經歷數年也未完成，但職業傷亡個案隨時發生。我們期望政府盡快提交相關建議，讓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並且敦促資方代表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參與磋商，盡快改善法例，以提升對工人的職安健保障。

雖然部分意見與今天有關議案內容，特別是有關跟隨機制作出調整金額的部分沒有直接關係，但我們亦已記下來，例如是否需要檢視有關定額或調整機制；有關職業病的問題、職安健的問題等；一些受工傷或其他影響的工友的復康服務支援，又或儀器甚至消耗品的支援；檢視《僱員補償條例》等工作，我相信日後也會在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上討論。多謝代理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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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這項議案的目的是上調《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
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
所規定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根據《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病患者如因上述疾病接受醫治，可索還實際已支付的醫療費，但不可超過《條例》訂明的最高每天限額。按既定機制，《條例》所規定的醫療費最高限額與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掛鈎。目前，住院或門診治療的最高每天限額皆定為200元，而同日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的最高每天限額則定為280元。新的公營醫療服務收費自2017年6月18日起實施。根據公營醫療服務的新收費，我們建議按既定機制，將《條例》下住院或門診治療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由200元相應上調至300元，而同一天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的最高每天限額，則由280元相應上調至370元。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已通過上述的建議方案，而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亦原則上支持政府盡快上調《條例》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的建議。我們建議，經修訂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由2018年2月9日起生效。我希望議員支持並通過這項議案，讓肺塵病及間皮瘤病患者可盡早獲得更高的醫療費保障。

這個只是被動地因應公營醫療收費的調整，而向這些病人調升補貼。但是，這個調升遠遠未能幫助肺積塵病人和間皮瘤病人。

但很多肺積塵病人需要的醫療服務，未必是公營部門能夠全面提供的。簡單而言，有部分病人有機會由肺積塵病引發癌症，包括肺癌或其他癌症。就着癌症，醫學界現時已發展出一些比較新的藥物，例如標靶藥，可以更有效地治療疾病，副作用也比較少，甚至有很多外國和本地的研究顯示，這些標靶藥能夠延長病人的性命。

今天，我們的工業安全總比以往有所改善，所以新增的病人數目相當少，而且很多補償機制已經劃線。

再者，在芸芸病人之中，能夠透過基金取得經常照顧費用的人寥寥可數。因為法例要求病人必須通過一些檢查，包括要向機器吹氣，測試其肺功能。但代理主席，荒謬之處是，有些病人因為肺功能太弱而無法進行吹機的程序，以致無法完成評估，醫生亦因而無法向他批出經常性照顧津貼。這項措施簡直是本末倒置，跟原意相反。

現時基金存有一定漏洞，再加上殮葬費的規定也是相當嚴謹，如果病人不是直接因為肺塵埃沉着病或間皮瘤導致死亡，連殮葬費的津貼也無法申請。代理主席，設立這些基金的目的，是要幫助相關病人。這個基金的設立，正因為我們的工業安全、職安健做得不夠好，也可能是部分僱主疏忽，或制度有不足，以致這些病人長期處於不健康、空氣不流通、混濁的環境，吸入太多塵埃而導致患上這些職業病。

我在此發言，當然是要支持有關的費用調整，但我希望當局重新進行檢討津助範圍，包括我剛才提及的藥物、呼吸機的租用、經常照顧費用的津貼和殮葬費等事宜。

一如上一項決議案，我們聽到議員的意見，並會在適當的場合作出討論，特別是在相關事務委員會。

我們日後會繼續在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跟大家商討如何改善有關安排及工友的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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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於2018年1月24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8年能源效益條例令》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主席，在2018年1月2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2018年能源效益條例令》。委員亦同意本人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該命令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3月21日，以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主席，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第一項議案：朱凱廸議員要求傳召律政司司長於2018年3月21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而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各位同事，其實這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的傳召議案，可以充分總括上兩個星期開始辯論的數項傳召議案，因為每項傳召議案都代表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因為政府不願意提供必要的資料，以致問題無法解決，甚至更加惡化。

兩個重大例子是，第一，迪士尼樂園與政府簽署的發展及營運協議，它永遠緊箍着政府對迪士尼樂園未來的發展，但我們永遠看不到它，好像一個透明的、隱形的"緊箍咒"，令我們感到很氣憤。我們每次開會都很動氣，每次開會對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他每次都說不好意思，他們簽了協議，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夠做。

其實，局長，在我發言前，我特地翻閱了《公開資料守則》，當中第2.9a段指出：資料如果披露會令部門的談判、商業或合約活動受到傷害或損害，可以是一個不披露的理由；第2.14a段則指出：披露資料的公眾利益超過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害，便可予以披露。

代理主席，我這項議案其實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要求律政司司長向我們解釋，為甚麼政府部門可以長期隱瞞公共資訊。

即是說，現在放在眼前的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如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解釋和理解，這條文已賦予香港市民權力可得到政府提供的資訊，而我認為這權力其實是有迫切性，應以法例的形式清楚訂明。代理主席，我記得之前曾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與行政署署長對話，當時我們在討論檔案法。

所以，我其實不能接受政府自2013年一直將這個問題推予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推至今年才重提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律政司司長可以到立法會，在我們面前，清楚解釋過去沒有做的事，說清楚為甚麼不立法和何時會立法。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廸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朱凱廸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涉及公開資料和資訊自由。特區政府一向非常重視向公眾提供和發放政府的資訊。我們致力落實《公開資料守則》，讓公眾可根據《守則》索取資料。《守則》體現政府開放和負責任的施政方針，大原則是除非有充分理由需要拒絕披露資料，否則政府會向索取資料人士提供資料。根據《守則》，除非有充分理由根據《守則》第2部的規定拒絕披露資料，否則政策局/部門應以可發放資料作為基礎，處理市民所索取的資料。《守則》第2部所指的規定，例如有關資料涉及保安、執法或法律訴訟程序等，均為合理理由，《守則》亦同時訂明向索取資料人士提供索取資料的程序及時限，有規有矩。至於訂立資訊自由法方面，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確成立了公開資料小組委員會，專門研究公開資料這課題，包括訂立資訊自由法的建議，這正是朱議員倡議的事情，所以有關工作已在進行。該小組委員會正詳細檢視香港在公開資料方面的現況，並對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律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不是憑數個例子便可判斷一件事是否做得好，這才能為香港的公開資料制度改革提出一個合適的方案。代理主席，稍後我會細心聆聽其他議員就這項課題提出的意見，然後再作出回應。

香港將會變成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市。

我也知道他很難回答，因他並非律政司官員，所以他亦不置可否。

我自己也曾參與其中，最少已有5年。

大家或會問為何要索取這麼多資料，但這其實很重要，政府如何制訂政策，以至決策過程如何，為何香港人無權知道？

這實在不能置信。

代理主席，我支持朱凱廸議員動議本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律政司司長到立法會席前，就會否為資訊自由盡快立法及何時立法，以及各政府部門長期隱瞞公共資訊事宜，作證作供，以及提供證據及文件。

原因有二：第一，誠如剛才兩位議員所述，香港現時面對很多管治問題，市民有不滿意的地方，而議員亦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因為政府拒絕把資料給予公眾，甚至拒絕給予議員。這是香港眾多管治問題的根源。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別無他法，只能眼睜睜看着政府在過去多年來一直拖延。剛才兩位議員皆提到需要盡快立法及何時立法的問題，他們主要提述了兩項法例，即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而後者通常稱為公開資料法。兩者的分別在於檔案法強制政府官員保存、管理及公開對社會政策及民生有影響力的公共檔案，而資訊自由法則保障市民獲取政府資訊的權利。

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時簽署了香港記者協會的新聞自由約章，包括承諾在任內落實資訊自由法，而梁振英亦曾簽署該約章。我們希望林鄭月娥不會一如梁振英當"食生菜"般。

獲取資訊的權利受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及眾多有關資訊及言論自由的國際原則所確認。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更在2016年把每年9月28日訂為"國際資訊自由日"，希望培養全球公民的知情權，以及向政府問責的認知。獲取資訊的權利在全球超過90個國家及地區已成為當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及人權。全球現時已有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資訊自由法，規範政府如何處理公眾索取政府資料的要求。

政府一直以來只依據1995年頒布、既不曾更新亦不具法律效力的《公開資料守則》，處理市民索取政府資料的要求。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公開資料，市民才可以有效監察政府，甚至了解政府在某些問題上有否違法。主席，這是我們認為必須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政府提供資料的原因。政府經常表示已妥善保存檔案。

去年11月，我提出口頭質詢，政府才首次交代法改會將於2018年完成報告，然後進行諮詢。

主席，我認為日後的諮詢必須集中在如何立法，而不應再討論應否立法，我不想在立法問題上看到政府"拉布"。自1995年起，政府對於制定資訊自由法已拖延超過20年，及至2013年5月，法改會正式成立公開資料小組委員會及檔案法小組委員會。

我不想批評法改會進度緩慢，但政府沒有理由不同時進行準備工夫，因為立法是沒有爭議的。

為推動制定有關法例，以及了解政府內部的考慮過程，我們今天才建議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權力。過去有很多市民投訴，指政府對於他們索取資料的要求的審批準則含糊不清，在予以拒絕時又沒有給予合理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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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議案是關於資訊自由法。主席，容許我從一個較宏觀的層面來看公開資料或公開政府資訊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莫乃光議員剛才已說出很多背景資料，關於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的關係，以及資訊自由法和公開數據的種種關係。

不同類別包括：第一，選舉的過程和包容性；第二是政府的運作；第三是政治參與；第四是政治文化；第五是公民自由和權利等。如果我們有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其實對香港這個國際城市、這個特別行政區，在國際社會之中是百利而無一害的。起碼我們會在政府運作，甚至政治參與方面都會取得較高分數。因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政府公開資料能讓市民知道政府究竟在做甚麼，同時政府亦要向市民問責。當然，政府對於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會有很多考慮，其實這些考慮我也考慮過，我相信莫乃光議員和其他對於資訊自由法很有興趣的同事也考慮過。我不妨說說究竟這些考慮包含甚麼因素，同時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顧慮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顧慮，以及有甚麼方法可以消除政府的顧慮。

他們在其資訊自由法裏有九大類別資料不能夠公開，如果你們現正盤算如何籌劃特區版的資訊自由法時，也可以想想我們有哪幾類資料不能夠公開，有些可能延遲至該事情發生後的10年、20年或30年才公開，這是可行的。

當然，現時已有一套《公開資料守則》，但守則歸守則，在訂立法例後，便能清清楚楚說明政府部門通常要在甚麼情況之下才可公開甚麼資料，這才是最清楚的。當然，如果政府部門有一些資料註明是豁免的資料，那便不用公開，但市民對這些所謂的豁免資料亦有權上訴，因此可能會交由審裁處來處理個案，究竟政府部門現時所說的豁免資料是否真的豁免資料？如果一套完備的檔案法和一套完備的資訊自由法，政府的文件和紀錄便不會亂七八糟。主席，我曾經在政府帳目委員會無數次詢問政府，就一些跨部門會議有沒有擬備會議紀錄，但那些公務員同事，甚至可能是常任秘書長，表示有作出討論但卻沒有會議紀錄。這的確是匪夷所思，政府舉行跨部門會議但竟然沒有會議紀錄。

當然，政府可以將這些資料分門別類，究竟哪些是10年後才可公開，哪些是30年後才可公開，這都是他們可以處理的。如果有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其實政府的檔案便會比較齊整和齊備，而且分門別類、有系統，即使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同事或問責官員要找尋資料，也可以快捷得多。對於政府的運作、對於政府的公開透明性，絕對百利而無一害。

我希望政府可以藉着新一屆政府所謂新人事、新作風，好好考慮我們的建議。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的議案。

主席，基本上，我原則上支持需提升社會各方、各事及各物的透明度。

首先，他的議案要求"傳召律政司司長於2018年3月21日到立法會席前，就會否為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的資訊自由盡快立法及何時立法"。

因此，現時的問題在於應否就保障資訊自由盡快立法及何時立法，而這問題是無須傳召律政司司長來解答的，因為此事已交由法改會考慮。

議案的第二部分指，"及目前各政府部門長期隱瞞公共資訊事宜，作證及提供證據，以及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就這兩個問題，梁繼昌議員提及部門與部門之間開會時沒有備存檔案的問題。當局可能需在運作上作出改善。

讓我言歸議案的第二部分，即"各政府部門長期隱瞞公共資訊事宜"。

這是完全不清晰的。就政府自行保存的檔案，政府當然有責任將檔案保護保密，這是必須的。稅務局持有全港300多萬名納稅人的資料，亦有成千上萬間需納稅的機構的資料。

他無需透過這項議案詢問政府："你們是否真的會落實此事呢？麻煩你們在3月21日前來立法會告知議員。"我覺得這是大費周章，費時失事。

這是關乎政府的問題。

"我們要公平、公正、公開及透明地向市民交代。

究竟他有何意識形態或目的何在呢？

他們在議會內外的一舉一動皆要成為香港社會檔案的一部分，並受到有關法例約束。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這項議案。

主席，就着朱凱廸議員今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的議案，我和民建聯都不會支持。

姑勿論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保障裏，究竟有沒有好像朱議員在議案措辭所說的保障，因為他所用的措辭是"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的資訊自由"。其實，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裏，並沒有直接提及資訊自由的條文。

我今天並不打算在這個問題裏展開相關的質疑或討論。

朱議員今次根據剛才我所提及《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的條文和權力，希望能夠傳召律政司司長，第五項的條文是立法會"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另外，《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十項訂明，在我們行使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的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主席，剛才我所提及的《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我不知道過去曾否引用過，我沒翻查過紀錄，但印象中是極少極少引用。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可說是十分廣泛和巨大，當中的權力包括我們可以向政府提出質詢，甚至傳召任何人士來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提供證據。今次朱議員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他要做的是甚麼？他希望問司長，就着資訊自由法，會否立法及何時立法。主席，其實我們是否真的需要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來傳召司長來詢問這個問題？立法會現時的機制是否不能解決？是否不能取得相關的資料？其實，就着資訊自由法，如果大家真有細心跟進的話，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在2018年1月4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當中，相關的政策局，我相信局長應該也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政府其實已提交過一份文件。

在這個項目大綱第十九條正正提到政府在報告裏，將會觸及有關"索取政府資料"的問題。可以這樣說，在政制事務委員會裏，過去原來曾觸及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我們的議員同事在這個相關的政制事務委員會當中有否嘗試跟進這個問題。細心想想，在立法會機制當中，除了政制事務委員會之外，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機制可以跟進？

然而，朱議員今次反而選擇傳召律政司司長來詢問這個問題，而不在昨天司長的上司，即行政長官來到立法會時發問。她不用傳召，每月一次自動獻身來到立法會大會，出席新增的半小時短問短答環節，但我們的議會同事昨天卻不詢問這個問題。豈不是更簡單直接？但是，我們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不要緊，我們接着還有很多機會，每月也有1次。

擁有這種權力，我們運用時當然也應該非常審慎，有權便應正確運用。

我們是否因為桌面有個"核按鈕"，便每次也要按一按呢？

我們是擁有這種權力，可以提出動議，但是否代表我們會因為一件小事便按下"核按鈕"呢？我十分希望香港立法會的議員同事能夠慎重處理、慎重運用我們的權力。另一方面，正如我剛才提及，其實這項議案措辭的第二點是要求司長就"目前各政府部門長期隱瞞公共資訊事宜，作證及提供證據"。就着這項議案措辭，當中沒有具體內容可以告訴我們，究竟現在他想就甚麼事件要求政府交出甚麼文件。現在的議案措辭是，他認為目前各個政府部門也有長期隱瞞的問題，所以要求政府交出文件。主席，這份議案措辭正如我們向法庭申請強制令一樣，現在朱議員來到法庭，要求法官頒布強制令，要求律政司司長交出一些文件，因為他認為有人隱瞞公共資訊。如果是在法庭，法官是否批出一個強制令，便相當視乎議案措辭的內容是否適當。我們現在看到的議案措辭，即法官要考慮是否批出的這個命令，他就是在告訴大家，如果批出這個命令，便請司長交出各個政府部門長期隱瞞公共資訊事宜的文件，即甚麼文件呢？即哪個部門呢？如果我們今天真的通過這項議案，朱議員便拿着法庭命令交給律政司司長，要求司長執行命令，究竟司長應該提交甚麼文件，才能符合法庭的命令呢？她要怎樣做，才能不違反立法會所通過的議案呢？主席，這一點非常重要，議員通過議案時，也必須非常負責任。我現在看到朱議員的議案措辭，就正如很多律師所說的"fishing exercise"，是在釣魚，自己也不知道水底有甚麼，只是拋出魚竿漫無目的嘗試。他拋出魚竿容易，但他要求別人提供，卻很困難。所以，主席，如果議案措辭如此鬆散，我相信各位議員同事在考慮時，的確真的要非常小心。主席，按照《基本法》有關權力傳召司長，不論是作證或提供證據，都真正是非常、非常嚴肅的事情，如果要議員同事支持這項議案，朱議員的措辭必須準確、合理，而且必須是可以執行，但正如我剛才所說，朱議員所指的"各政府部門長期隱瞞公共資訊"，究竟是指哪些情況？我們從議案措辭看不到，那麼司長又如何作證、如何提供證據、如何出示朱議員所要求的相關文件呢？主席，引用《基本法》下的權力提出議案必須嚴肅，議案措辭也需要嚴謹，但正如我剛才提出的論述，我認為朱議員今次所提出的議案，既不是嚴肅地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下的權力，也提出了一項極不嚴謹的議案措辭。所以，今天我和民建聯將會反對這項議案。

我剛才也聽到張國鈞議員的發言，我們兩人均是執業律師，他有一個法律觀點，我也十分認同，亦希望在這裏重申。

我認為法庭是十分公道的，法庭不想看見你利用制度，即要求對方提供資料的機制以達到某些其他目的，包括你其實只是要求別人提供很多、很多的資料，而基本上你知道未必可以取得你想得到的資料，但你仍要別人提供，這樣其實是在濫用機制，浪費時間。以法庭來說，於訴訟的過程中，任何一方要求對方提供某些資料時，如果真的是胡亂提出，法庭是不容許的。

當然，我不會猜測議員的動機，不過客觀的效果是，當議員這樣做時，無可否認市民公眾聽到後，真的可能會認為，這做法是類似法庭所指的"fishing"行為。所以，主席，由於上述種種理由，我反對朱凱廸議員今天的傳召議案。最後我在這裏重申，立法會議程上已經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尚待我們處理，大家希望可以恰當處理有關工作。但如果議會的機制被濫用，甚或出現類似"fishing"的濫用情況，即類似胡亂要求提供資料的情況下，我相信這樣會浪費立法會的資源和時間。最後對公眾來說也並非好事。我希望大家可以真正做到令議會回復正常的運作，讓議會、社會可以重回正軌，我謹此陳辭。

我們明白市民對政府開放透明的期望與日俱增。事實上，近年市民向政策局/部門提出索取資料的要求數量不斷上升。各政策局/部門於2016-2017年度接獲根據《公開資料守則》提出的索取資料要求超過5,500宗，數量為歷年之冠。在去年第二季，接獲的要求亦接近1,500宗。

這些比率除了本身數字高外，相比其他海外司法管轄區亦相當不錯。根據英國發表的統計數字，在2016年當地的申請索取資料個案，當中只有46%的申請獲提供全部資料，我們的數字高出1倍多；14%的申請獲提供部分資料。澳洲方面，在2015-2016年度所處理的申請中，有56%獲提供全部的資料，我們的數字亦遠遠比它高；34%獲提供部分資料。由此可見，議案中提到特區政府部門隱瞞公共資訊的指控與事實不符，提出這個指控實在有欠公允，亦不能成立。事實上，目前的《守則》在制度上亦保障公眾獲取資料的權利。根據《守則》，市民如認為政策局/部門未有遵行《守則》的規定，可要求有關政策局/部門覆檢有關個案。除覆檢機制外，《守則》亦提供投訴渠道。申請人如有不滿，可向獨立的申訴專員公署作出投訴，申訴專員公署會作出獨立調查。在訂立資訊自由法方面，正如我在開場發言表示，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公開資料小組委員會，正如剛才部分議員提到，正就公開資料的議題進行詳細檢討及研究。小組委員會現時已進入草擬諮詢文件的階段。根據現時的進度，小組委員會預計可以在今年內發表諮詢文件，諮詢公眾。小組委員會在考慮公眾諮詢所收集的意見後，會作出改革建議。法改會經考慮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後，會發表最後報告。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法改會發表的報告書，仔細研究報告，考慮如何改革現時的公開資料制度，而訂立資訊自由法會在考慮之列。由此可見，朱凱廸議員提出的議案既不合適，亦無需要。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朱議員提出的議案。
我現在請朱凱廸議員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感謝多位同事和局長的回應。

唯有如此，我們的民主才能落地生根，否則我們只會一直被蒙在鼓裏，無從談論民主了。

在這個嚴峻時刻，香港正遭北京全面打壓，而我們竟在這個時候討論資訊自由法，很多市民便勸我現實一點：他們已打到你口腫面腫，還會跟你說這些嗎？我只望各位市民明白到，我們民主派聲稱要和香港市民一起，在香港建立一個民主制度，所說的不單是雙普選，我們更要在不同環節和香港市民一起爭取最強的民主政治基礎，包括我們不應忘記的檔案法、資訊自由法和共享資訊等。

主席，我們才是那些資訊的主人。政府的檔案和資訊不是他們的私人財產，而是屬於市民大眾的，因此我們要求政府立法，正式在法例條文中訂明這項權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